《2021年撥款條例草案》《2021年仲裁條例草案》《2021年僱員補償條例草案》《2021年道路交通條例草案》。

主席、各位議員、各位市民，早晨。我謹動議二讀《2021年撥款條例草案》。主席，過去這一年，大家都經歷了很不一樣的生活。疫情加速了經濟衰退，口罩成為了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大家留在家中的時間也許多了，與親友們大伙兒相聚的機會卻少了。這一年成為了大家的共同回憶。疫情，讓我們重新認識，全球化不單是經濟發展的動力，也是對抗病毒與疫情的關鍵。沒有任何地方可以獨善其身。合力，才能有效擊退這場困擾全球的世紀疫症。香港在過去兩年幾經波折，國際政治張力損害了出口和市場氣氛，暴力衝擊危害了社會穩定和安全，疫情讓整個社會及經濟承受多一層的壓力。去年本港經濟負增長6.1%，最新失業率升至7%。特區政府合共投入了接近3,000億元提供支援，冀能發揮穩經濟、紓民困的作用。然而，這亦令財政赤字升至歷來最高。目前，疫情仍揮之不去，經濟還未走出衰退。當務之急是遏止疫情，全速推進疫苗接種計劃，讓市民生活和工商百業早日重回正軌，並盡快安全地恢復與內地及國際間的相互往還。我會一如以往，為抗疫工作全面配備所需的資源。今年的財政預算案重點在穩經濟、紓民困，透過逾1,200億元的逆周期措施，緩解經濟下行及疫情打擊帶來的痛感與壓力，發揮資源運用的槓桿效應，盡力讓市民、"打工仔"和企業也受惠。同樣重要的，是抓緊未來發展的大方向與新趨勢，策略性地在關鍵環節加強政策引導、措施配合及資源投放，讓香港的產業發展更豐富、多元和互動，並增添新動能。

去年，新冠病毒疫情肆虐全球，對環球經濟造成前所未有的衝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估計，全球經濟全年大幅收縮3.5%。疫情初期各地政府嚴格限制社交距離，實施大規模封鎖，導致不少主要經濟體去年上半年陷入深度衰退。疫情令外部需求急挫，香港整體貨物出口在去年第一季按年實質大幅下跌9.7%。其後，內地疫情受控，經濟強勁反彈，其他主要經濟體亦在下半年逐步復蘇，香港整體貨物出口在下半年重拾增長，但全年計仍微跌0.3%。在疫情的威脅下，全球各地實施廣泛的旅遊限制，訪港旅遊業去年絕大部分時間處於冰封狀態，旅遊服務輸出全年大跌90.5%。期內金融服務輸出則溫和增長，但整體服務輸出全年計仍錄得36.8%的紀錄跌幅。本地疫情反覆，社交距離措施不時收緊，加上就業和收入狀況疲弱，打擊本地消費意欲。儘管私人消費開支跌幅在去年下半年有所收窄，但全年仍顯著下跌10.1%。營商前景高度不明朗，投資開支下跌11.5%。香港整體經濟去年上半年大幅收縮9%，第三季稍見改善，但第四季後期至今再受疫情打擊。去年全年合計，經濟收縮6.1%，是有紀錄以來最大的年度跌幅，亦是香港首次連續兩年負增長。勞工市場急劇惡化。經季節性調整的失業率由前年第四季的3.3%升至最新的7%，是接近17年的高位。疫情籠罩下，與消費及旅遊相關行業深受打擊，零售、住宿及膳食服務業合計的失業率上升至11.3%，當中餐飲服務業的失業率更高達14.7%。建造業的失業率亦達雙位數水平。年內，住戶收入跌幅顯著。由於經濟疲弱，消費物價通脹壓力輕微。撇除政府一次性措施的影響，去年全年基本通脹率為1.3%，較前年低1.7個百分點。樓市方面，去年住宅物業市場總體來說大致平穩。商業及工業樓宇價格比前年高位顯著下跌，交投量亦跌至紀錄新低。隨着香港金融管理局放寬非住宅物業按揭貸款的宏觀審慎措施，以及政府撤銷非住宅物業交易的雙倍從價印花稅，去年後期交投稍為回升。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上月預測今年全球經濟將反彈5.5%。內地經濟去年初受疫情嚴重衝擊，但疫情迅速受控，加上適時有力的宏觀政策，經濟自第二季強勁復蘇，全年計增長2.3%，成為全球唯一實現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展望今年，雖然環球疫情和中美關係的發展仍有變數，但內地經濟基調良好，去年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今年宏觀政策會保持連續性、穩定性和可持續性，以保持對經濟恢復的必要支持，將有利內地經濟強勁增長。美國經濟自去年第三季開始改善，隨着疫苗接種開展，加上財政刺激措施和寬鬆貨幣環境的支持，市場普遍預測今年美國經濟將有較快增長。歐洲經濟最近因疫情反彈再度放緩。不過，歐洲央行自去年年底加強政策支持，只要疫苗被廣泛應用，歐元區經濟預料會在今年稍後反彈。若疫情受控，日本及亞洲其他經濟體今年也會明顯復蘇。各位議員，美國政府的外交和經濟政策走向受全球關注，對中美關係和經貿的影響尤為重要。各界都盼望雙方的經貿關係逐漸回復正常，以支持環球貿易和商務活動進一步恢復。然而，從過去幾年的發展可見，兩國之間仍然存在不少深層次矛盾，往後仍會維持張力持續、鬥而不破的格局，其變化會影響全球貿易、金融及政治局勢。其他地緣政局及環球公共債務急升可能引發的金融風險等外圍變數，均須關注。香港經濟預料今年恢復正增長，但復蘇進程將視乎疫情發展。跨境人流和旅遊活動復元需時，經濟在上半年仍會面對較大挑戰。不過，只要齊心協力控制疫情，社會環境維持穩定，加上預期環球經濟反彈，經濟復蘇動力下半年可望顯著增強。考慮到內外最新形勢，以及財政措施的提振作用，我預測今年經濟實質增長介乎3.5%至5.5%。通脹方面，外圍價格壓力料維持溫和。本地經濟在連續兩年收縮後，今年整體經濟活動仍將低於衰退前的水平，不會對本地成本構成明顯壓力。我預測今年整體通脹率與基本通脹率分別為1.6%和1%。中期而言，香港會繼續受惠於內地的持續發展及全球經濟重心西向東移的大趨勢，經濟前景正面。國家經濟在"十四五"期間將會繼續提升，《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係協定》的簽訂也會進一步推動區內經濟融合。

只要我們能夠善用優勢，與大灣區內擁有龍頭創科企業和先進製造業的兄弟城市協同發展，便能組成貫通上、中、下游的創科產業鏈，將大灣區發展成為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為國家的科技自立自強作出貢獻的同時，也為香港經濟開拓新增長點。在追求優質生活的今天，減碳減廢、綠化環境、建設可持續發展的城市等，都已成為社會共識。國際社會包括國家和歐盟都已把達至碳中和視為重要發展目標。

課程發展議會的STEM教育常務委員會督導及推動中小學STEM教育的長遠發展，以及持續檢視相關課程。"中學IT創新實驗室"推出至今，反應積極。我會撥款2億多元把計劃推展至小學，未來3個學年向每所資助小學提供最高40萬元，推動"奇趣IT識多啲"計劃，通過課外活動加強學生對資訊科技的興趣、認識及應用，為融入知識型經濟和數碼社會發展作好準備。

按照《議事規則》，二讀辯論中止待續；在《條例草案》恢復二讀辯論之前，預算案交付財務委員會審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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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我動議二讀《2021年僱員補償條例草案》。《條例草案》的目的是擴大《僱員補償條例》的保障範圍至涵蓋僱員在"極端情況"下上下班途中遭遇意外受傷或死亡的情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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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因超強颱風引致"極端情況"，政府會審視及因應情況，於香港天文台把8號颱風警告改為3號颱風警告前，作出適用於全港的"極端情況"公布。在有關公布中指明"極端情況"存在的期間，除與僱主就"極端情況"出現時訂立有上班協定的必要人員外，市民在8號颱風警告取消後的兩小時應留在原來地方或安全地點，而非立即啟程上班或外出。政府會在公布"極端情況"生效的首兩小時內繼續審視情況，並再公布會否延長"極端情況"的期限。除超強颱風吹襲的情況外，政府亦可能會因應其他大規模天災的實際情況而作出"極端情況"公布。

考慮到僱員在"極端情況"下上下班途中可能會如在8號或以上熱帶氣旋警告訊號或紅色/黑色暴雨警告訊號生效期間的情形，身處的環境危險性比較高，我們認為向有關僱員提供充足的僱員補償保障是必要和合理。因此，《條例草案》建議將僱員在"極端情況"下上下班的情況納入《僱員補償條例》的保障範圍內。此舉將讓相關僱員可如8號或以上熱帶氣旋警告訊號或紅色/黑色暴雨警告訊號生效時上下班一樣，在僱員補償方面受到相同的保障。我們在擬訂立法建議時，已諮詢勞工顧問委員會和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的意見，他們對建議均表示支持。我懇請各位議員盡早通過《條例草案》，令建議可於即將來臨的颱風季節前實施，為因上述情況受傷僱員或死亡僱員的家屬提供更大的保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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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21年1月29日的內務委員會會議上，議員決定成立一個小組委員會，以研究《〈2020年保險業條例〉公告》及《保險業規則》。